主席，對於下任特首的期望，我們希望在政治上，下任特首能夠好好處理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亦能夠平衡香港各方的利益；在經濟上，能夠有領導才能，帶領香港在國際經濟環境急劇變化下掌握機遇，把握國家發展、本港的優勢，令香港的經濟有所突破。

我覺得下任特首一定要放下身段。雖然我們現在的機制不是"一人一票"選特首，但特首可以採用好像普選般的態度，來接觸持不同政見的團體及市民，特別是香港的年青人。接觸香港年青人，有時真的要放下身段，因為你不知道何時他們會作出一些很激進的批評。我覺得這樣沒有問題，因為如果我們視他們為下一代，正如大家家裏都有下一代，便應該很細心聆聽他們的心聲。

大家可否轉變一下思維？

稍後我會說一說扶貧，但說回脫貧，便要掌握未來30年的機遇，這方面年青人有最大本錢。

主席，我對於下屆特首的期望......
主席，近20年來，香港的政治生態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回歸前，港督由英國直接任命，完全代表宗主國的利益，對港人的民主自由有不少限制。回歸後，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框架下，中央賦予香港"高度自治"的權力，除了國防和外交外，香港擁有獨立的政治、經濟和法律制度，以及運用公共財政的權力，不需要向中央上繳稅收。作為國家特別行政區的特首，經由選舉產生，更能代表香港人的利益。中央賦予特首的自主權不單較以往的港督大，而且較內地的省長更要大。與此同時，中央為加快香港的民主進程，亦擴大了立法會、區議會的直選比例，實際上是為不同政見的人士營造了前所未有的參政空間。但可惜的是，有反對派利用這些空間不斷製造事端，貶低特首，打擊特區政府的威信，令政府施政困難。面對政客的挑戰及社會不同的訴求，特首的政治智慧及施政理念亦需要有過人之處。在香港複雜的政治生態之下，港澳辦主任王光亞近日列出了中央對特首人選的四大標準，包括愛國愛港、有管治能力、中央信任、港人擁護。首先，我認為愛國愛港、中央信任是中央對特首的基本要求。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愛祖國、愛香港、獲得中央信任，是特首的基本政治倫理。試想有哪個國家可以容許一個不認同自己國家、反對國家政權的人，進入關鍵的行政體系之內呢？更不用說特首這個極其重要的職位。八三一決定明確了特首選舉的提名程序，就是為了保證入閘的候選人能夠符合"愛國愛港"的基本要求。反對派希望擴大提名基礎，爭取入閘，但這些被反對派推薦出來的人士，是否真正愛國愛港、是否真正能夠完全不受外國勢力干預、是否真心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呢？從反對派過往極端的表現，我相信中央絕不可能放寬這些底線。近期，游、梁二人在立法會"播獨"的宣誓風波，證明中央的擔憂不無道理，民主選舉不應無底線，讓顛覆國家政權的思潮登堂入室。其次，未來特首要有過人的管治能力。面對香港複雜的政治生態及市民對經濟、民生的不同訴求，特首要有化解危機的能力。要解決問題，除要了解香港、善用本地的優勢之外，亦要有國際視野、了解內地、做好香港與內地之間的橋樑角色，以及能夠向中央爭取更多惠民政策。特首要有帶領公務員隊伍的魄力，善於領導16萬名政府公務員，及時為市民提供所需要的基建和服務。面對不同政見人士，特首要懂得平衡各方利益，為特區政府掃除障礙、營造較佳的施政環境，逐步解決香港社會面對的深層次矛盾。面對特區政府8,000多億元的財政儲備，下任特首也應該有善用財政儲備、解決民生、改善經濟的能力。香港目前正逐步面對人口老化、勞動力減少的問題。長遠來看，出現財政赤字的風險越來越大。相對於不少靠借貸維持公共服務的發達國家，香港仍然有足夠的財政資源來改善民生和福利。我希望未來的特首在奉行審慎理財的原則之下，能釋放財政盈餘，解決迫在眉睫的民生問題。市民必須直接受益，新的特首才會得到港人擁護。最後，我希望未來的特首能夠多關注工商界，尤其是中小企和勞工界之間的利益問題。香港是一個自由開放的經濟體，中小企業佔全港企業總數的98%，但它們在經營過程中所面臨的困境，卻不亞於普通"打工仔"。由於社會福利及退休保障不足，政府在各方壓力之下，最近又開始研究標準工時及推出取消強積金對沖計劃，每項都會直接影響中小企，不單帶來額外的成本，同時亦影響資金流。

我希望未來的特首在改善僱員福利的同時，能充分考慮中小企業的承受能力，平衡雙方利益，不應該顧此失彼。

首先，我想談談房屋問題。我認為房屋依然是新政府最先需要處理的問題。香港人為住屋煩惱，已非一朝一夕的事情，社會為此產生大量怨氣，所以我對新任特首的第一個期望，是要用大智慧解決香港人的居住問題。政府指未來3至4年，一手市場私人樓宇的潛在供應量有93,000個單位，是2004年以來的新高。在這方面，陳茂波局長做了大量工作，成績有目共睹。供應大幅增加，樓市可望於短期內回穩，但有分析指出，香港是中國的紐約，將來隨着中國經濟繼續加強，會有大量資金流入香港，房屋需要自然激增，樓價會再度飆升。所以，即使有穩定的建屋量，樓價問題仍會循環不息地出現，長期困擾香港人。所以，我建議學習新加坡，以釜底抽薪的方法解決住屋問題。新加坡有八成人居住於公營房屋，所謂安居樂業，令很多香港人為之嚮往。當然，我們不可能做到八成這個比例，但我相信香港有能力逐步由目前的47%提升至六成。其實，政府目前已增加公營房屋的建屋量，但要達到六成以上居民入住公營房屋的目標，仍須投放大量資源和時間。我希望新任特首能夠下定決心，將這個目標訂為長遠的發展政策。當然，要達到這個目標，一定要維持穩定的土地供應，不能因為樓價波動而大幅削減土地供應。香港今天的困局，正是因為上屆政府長時間中斷土地供應所造成。同時，本港土地開發一直十分困難，政府應採用進取的方式，例如增加在維港以外填海造地，以保證有穩定的土地供應。

我一向要求政府推動"工作與生活平衡"，即是由政府和僱主合作，為僱員提供更好的工作環境，例如彈性上班、特別事假、對僱員友善的工作環境，這些措施在外國已相當流行，政府過去也曾推出一些措施，但效果欠佳，力度亦不足。其實，只要我們大膽嘗試，有很多措施是可以推行的。近年，勞資雙方一直為勞工假期爭論不休，根據勞工處的統計，目前有近100萬名僱員只享有12天勞工假期，較公眾假期少5天，如果為他們補回5天假期，每年所需的額外薪酬成本是18億3,000萬元。我曾建議政府效法關愛基金的模式，成立生活與工作平衡基金，資助員工多放5天假。政府最多動用10多億元，便可換取100萬人的歡樂，這其實是十分划算。更多香港家庭感到開心，整個社會自然也比較歡樂，這些措施是十分值得政府考慮。此外，我想談談目前社會上的歪風、歪理。

假如一些市民只單一地閱覽這些傳媒的報道，難免信以為真，深受影響。其實，今時今日，反對派也不能這麼懶惰，只把攻擊梁振英的問題全數用作攻擊下任特首候選人。反對派應該理性一點，針對事而不針對人。現時每位有意參選的候選人均各有其強項和弱點，大家應比較公道地看待和評論，這才是真正為香港好。最後，我想指出，近年社會上特別是議會裏，出現了另一種反對發展的言行，提出一套"不發展才是硬道理"的怪論。無論在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工務小組委員會或財務委員會，只要看到跟香港發展有關的項目，即使只是準備項目，他們也會全力"拉布"。但是，香港是一個有700萬人的國際都會，只要發展步伐稍為放緩，香港人的生活也會出現倒退，甚至養不起這麼多的人口，遑論維持現有福利水平。現時有很多人一方面要求增加福利，另一方面又要制止香港進行發展，市民只要細心想一想，便可知道這些人其實是在"搵笨"。

我在此多謝郭偉强議員提出這項適時的議題，因為特首選舉將於3月舉行，現時有很多人蠢蠢欲動，準備參選，所以我們希望有意參選的朋友聆聽我們的意見。當前香港的政治環境非常動盪，民建聯剛舉行的年度漢字選舉由"亂"字當選，可見一斑。近年來，香港花了很多時間在內耗和內鬥上，破壞較建設多，正事做不好。特首即將換屆，我們認為，特首作為香港的領袖，必須重新凝聚社會共識，團結港人，這是作為特首的首要條件。本屆政府梁振英特首提出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其中有3項重點措施，便是房屋、扶貧和環保。他的施政理念是正確的，亦能帶領香港在混亂當中繼續向前。這些都是正確的路線，帶領香港前進。但是，無論政府做得怎樣，反對派也為反而反。在過去，反對派藉着爭取真普選搞非法佔中和旺角暴亂，令香港社會出現非常重大的撕裂。我想大家看看，去年英國脫歐風波後，很多選民都感到被騙，指政客把複雜的政治議題簡單化，將英國面對的社會及經濟問題完全歸咎於移民和歐盟方面。當塵埃落定後，英國選民才切實明白自己捨棄了甚麼。這與香港近年的政治生態極為相似，反對派將所有政治、社會和經濟問題歸咎於特首，將複雜的政治問題簡單化，分化社會。我們必須以更務實的態度來討論對下屆特首的期望。我們最近亦聽到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王光亞先生在上月接受雜誌訪問時，列出對下屆特首人選的四大標準，包括愛國愛港，有管治能力，中央信任，香港人擁護。王光亞主任還強調所有參選人必須明白特首的職責、國家的要求及香港人的希望。數月前，有參選立法會的候選人及當選的議員明明是支持"港獨"或自決自主等"掛羊頭賣狗肉"的"港獨"思維，卻在宣誓時簽署擁護"一國兩制"及《基本法》。這種毫無誠信的行為，部分反對派議員卻做得極為順手。真正的愛國愛港是指真心實意擁護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認同國家及中國人的身份。香港是"高度自治"，並非"完全自治"。特首由中央任命管治香港，特首每年亦須向中央述職。特首要全面、準確和客觀地向中央反映香港的實況，用符合香港的法律及方法解釋及落實中央的政策。單在這一點上，那些經常主張"香港要當家作主"的人便不能令中央信任。不明白特首的職責和國家要求，根本不符合作為特首的要求。我在這裏必須指出，得到中央信任不表示中央會干預香港特首治港。

此外，我亦留意到有數位反對派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均期望特首能落實真普選。前年政府曾經提出普選特首的政改方案，但反對派卻"搬龍門"，由"爭取普選"變成"爭取公民提名"，用不符合《基本法》的偽命題來否決政改，再將沒有普選的罪名安插在特首身上。

我希望下屆特首能夠盡快重啟政改，屆時希望反對派能夠支持，實事求是地落實真普選。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在今屆立法會選舉期間，我出席了一個電視論壇。主持人問的第一個題目是我們期望下任特首具備甚麼條件，包括穩中求變、"好打得"、甘願當守財奴、有直選經驗及懂得解答邏輯難題。我們當然期望日後的特首能夠集齊上述條件於一身，但事無全美，人無完人，單是近兩天聽到不同議員提出的要求，要找到符合他們所有條件的特首真的很困難。原因是，社會是由不同的人組成，自然有很多不同訴求和聲音。所以，行政長官是很難做的，他不單要平衡各方聲音，在必要時更要當機立斷。假如他害怕被責罵及抨擊而左閃右避，最終只會一事無成。近年，我在立法會確實聽到不同持份者的爭拗，以致一些良好的政策難以落實，例如政治改革。有市民問我："假如上次政改獲通過的話，這次全港市民是否可以'一人一票'選特首呢？

但是，如果要求僱主多作一份供款，試問一些中小型企業又如何能承擔呢？

又例如標準工時，我們已討論多久呢？有勞工團體要求立法，但一旦立法，僱主可能會因為無心之失而被刑事檢控，更有可能因此而坐牢。因此，僱主團體當然誓死反對。不過，我們今天卻眼睜睜看到很多僱員超時工作而沒有"補水"。為香港數以百萬計的"打工仔"着想，勞資雙方能否各讓一步呢？所以，我期望未來特首具備智慧，找到中間落墨的方案。另一個市民關心的問題是退休保障。由於涉及公帑支出，所以必須考慮二次分配的原則，亦即民建聯提出的"錢是要用來照顧有需要的人"。

主席，我家父在30年前成立了一個慈善基金。

所以，我期望下一任特首能夠增加長者退休後的生活津貼，放寬資產審查限額。此外，我必須一提的是教育問題。近年來，香港教育出現很多爭議，人才培訓亦失衡。例如，落馬洲河套地區未來成立港深創新及科技園，需要大量科技人才。不過，現時大學出現文科生過剩，理科生不足的情況。我們是否需要檢討呢？所以，我希望未來特首能全面檢討香港的教育制度是否符合學以致用的當代人才培訓目標。最後，我亦要談談政治紛爭令社會受損的問題。例如，設立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本是一件好事，以及顯然依足規矩，但竟然被評為犯了彌天大罪般，更有反對派議員向廉政公署告狀，真的令人嘆為觀止。主席，亞里士多德曾說過，"勇氣是第一美德"。社會需要一位具備勇氣、敢作決定，以及能照顧不同團體的領袖，而且在情況不順利時更要堅持走正確的路。所以，我期望行政長官能夠勇敢面對反對勢力，一切以民為主，堅守"一國"，維護"兩制"，致力保持香港的獨特性，包括生活方式、價值和制度。最後，我贈送兩個字給下一任特首......多謝主席。

主席，今天的辯論議題是"對下任行政長官的期望"。究竟香港需要怎樣的領袖呢？他要怎樣帶領香港繼續走下去？在問這問題之前，我們首先應該問問自己：我們想香港未來變成怎樣？七八十年代的香港經濟起飛，當時內地同胞都會笑着說香港遍地黃金，各行各業都需要人才和勞動力，機會處處。不少市民勇於創業，白手興家，展現這個城市的生命力，"亞洲四小龍"的美譽因此而來。不過，經過三四十年的光景，一切都好像俱往矣。三十四歲或以下的年輕人當老闆的比例，在1991年至2015年期間，由25%減至9%。世界經濟論壇所公布最新的全球競爭力指數，在138個地區之中，香港排行第九，較2015-2016年度的第七位為低。主席，我相信香港市民不是缺乏創意，而是在於政府有否為下一代創造一個多元、公平的營商或就業環境。政府近年積極投放資源，支持科技初創企業發展，但香港的產業不能單靠流動科技，因為大部分人口仍然從事傳統行業，下任行政長官如何讓大多數的勞動人口順利過渡到科技主導的時代呢？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安鄉重家，民貧則危鄉輕家。作為特區領袖，有責任讓社會各階層的市民安居樂業，這樣才可以令到市民凝聚家庭、社會。年輕人素來是社會的希望、國家未來的棟樑。不過，香港最近10至15年的勞工市場及經濟發展狀況急劇轉型，香港需要發展知識型經濟，但產業結構狹窄，難以令青年對前途有所憧憬。雖然香港失業率長期偏低，近乎全民就業，青年亦不會找不到工作，但事實上，工種卻無法協助他們向上流動，又或者工作與他們的期望不符，偏離理想。我膽敢說，今時今日的年輕人較20或10年前的年輕人所面對的困難多得多。主席，我期望下任行政長官可以針對18至45歲的青年及年輕家庭，在就業及住屋方面推出一些更到位的措施，減輕他們的生活負擔，長遠而言便可加強經濟及產業政策的配合，為青年提供更多發展的可能性，例如為物流業、創意文化產業及本土農業等新興行業，積極培訓本地人力，增加年輕人的就業發展、向上流動的機會，市民安居樂業才能減少社會的怨氣。我今天發言支持張華峰議員的修正案，對於原議案中"政府欠缺改善勞工權益的決心，無法扭轉'強資金、弱勞工'的局面"的論述，我有所保留，難道最低工資立法是無法改善勞工權益的舉措嗎？至於楊岳橋議員及羅冠聰議員的修正案提到"煽動市民互鬥"、"縱容'官商鄉黑'勾結"的指控，我可以說，這只是兩位議員的主觀猜測，我對此表示強烈反對。主席，古語有云：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我期望下任行政長官為人誠實、正直不阿，能夠帶領整個公務員團隊、整個香港社會，繼續奉行廉潔、奉公守法的核心價值，改善民生，推進民主，促進和諧，並如實向中央反映香港人的訴求，並獲得中央的信任，遵循"一國兩制"和落實《基本法》。正如國家主席習近平最近發表講話，他勉勵領導幹部要不忘初心，堅守正道。當中習主席更提到修身慎行，懷德自重，清廉自守，我相信下任行政長官可自勉、共勉。主席，我謹此陳辭。

我們也希望下任行政長官能夠領導政府，改善對長者的照顧及處理人口老化的問題。我們有很多長者院舍、日間中心和社區照顧服務需要加強，而社區照顧方面亦包含了幼兒問題，所以，幼稚園和幼兒中心的託兒服務也需要全面改善。當然還有很多政策的領域，包括大學的資助學額和整個副學士學制的檢討，這些工作均需由下任行政長官來領導。

代理主席，正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要說對下任特首有何期望，我們需要看看究竟香港之前發生過甚麼事。我昨晚刻意翻看《東方日報》2003年至2017年的政論，我們看到在這10多年內，多篇文章的多個關鍵字，包括"沙士"、"鏹水彈"等，如此種種都是香港人曾經歷過的事實。但是，其中有兩篇我希望與大家分享一下。在2007年的一篇政論說："曾蔭權一直高談闊論，顧左右而言他，只談全球化，不談本地化；只談金融貿易，不談經濟轉型。"在同一篇2007年的政論內提過："特首聲稱入息在5,000元以下的勞動人口只有5%，但與眾多的社會調查結果：月入5,000元以下的人士有31萬，有極大距離。"在2008年的政論內提過："由於香港的經濟發展偏側一邊，富者越富，貧者越貧，豪華轎車越出越多，但坐得起的士的人就越來越少。"事實上，我們香港人的實質工資在扣除通脹後，由2004年至2015年，只增加了5%，並沒有太大變化。還有數個行業的實質工資其實更減少了，包括製造業、進出口貿易、批發及零售、運輸、金融及保險行業，尤其是運輸行業，其從業員的實質工資下跌了9.4%。總括而言，香港超過一半的勞動人口的工資，在2004年至2015年的10年內，差不多一分錢也沒有增加過，但同時，香港的GDP卻上升了80%，可說香港的"打工仔"並沒有分享過經濟增長的成果。我們的"打工仔"不能分享這些成果，我想有兩個主要原因，第一是租金昂貴，老闆賺到的金錢大部分用作交租。第二是經濟產業單一，一如剛才《東方日報》的政論所說，服務或金融業佔了差不多九成行業和產業，來來去去為香港人提供的都是基層職位，即使可以升職或加薪，收入仍然難以提升。這是香港一直以來"強資本、弱勞工"的格局。我們工聯會認為如要打破這種格局，必須進行產業多元化，由小本經營到創新科技；由低技術到高學歷，甚至達尖端科技的位置都要有，才能令我們的"打工仔"、"返工一族"等勞工階層不會被壓榨。在勞工的議題上，我們希望新任特首可以認真改善勞工權益，例如產假。

有關最低工資，說是"一年一檢"，但出來的數字卻又滯後4年，而每次的加幅連通脹也追不上，更莫說侍產假或統一兩種假期制度，我們在這兩方面仍須繼續檢討。至於強積金對沖方面，蔣麗芸議員剛才也說過，其實大家都希望爭取改善對沖的問題。我們聽到消息說政府會交代強積金對沖的問題，在未來的施政報告內提出取消，在死線後的強積金供款不會再用作對沖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但是，我們聽到政府有意把金額計算方法的百分比，由三分之二減至二分之一，其實我們勞工團體對此有所保留。因為這是我們"打工仔女"在離職時的一種補償，是運行了30多年的機制，如果貿然由三分之二減至二分之一，會令我們原本的應有權益減少。

我們希望新任特首可繼續推行相關的立法工作。代理主席，香港人是有骨氣的，11年以來我們的工資沒有增加過，工時長、保障少，但我們每個人都勤懇地工作，失業率只有3.4%。不過，作為行政長官不能看到我們肯做肯捱，便恃着獅子山精神而不理會我們的訴求。行政長官更有責任改善勞動權益，加強對我們的保障，扭轉香港"強資本、弱勞工"的局面，政府應要擔當更重要的角色。

舉例來說，我們在工務小組委員會討論公屋用地發展，有那麼多人排隊輪候公屋，但我們為了街市問題，來回討論了4小時也討論不完。我們知道街市是很重要的設施，但並非要如此不斷重複地討論，究竟這是"拉布"，還是為香港市民負責的做法呢？

我們的制度不改變，整個權力的不平衡不改變，仍然由1,200個小圈子成員選特首——1,200個小圈子成員當中代表的主要是權貴，一些既得利益者，在這樣的制度下，我們對特首有何期望呢？很多人說我們的社會究竟是否一個好的社會，要視乎社會上的人如何生活，尤其是一些弱勢社群。

在3年過去，根據扶貧委員會發表的報告，我們貧窮率的下降根本是微乎其微，最近報告顯示甚至稍為上升，我當作是停滯不前。政府不斷說投放很多資源在社會福利上，但成績如何？我們看看弱勢社群，長者和殘障人士無獨有偶，貧窮率一樣達至四成半，政策介入後仍達三成，這是好的對待嗎？我看到最近有關施政報告和財政預算案的一段宣傳短片，感到十分憤怒，它說"等上樓，等長者宿位，等起醫院"，樣樣也要等，然後說覓地難，又說醫護人手不足，接着說"迎難而上"——特首是新上任的嗎？當了4年特首，第五年也即將完結，現在才告訴我們香港市民每事也要等？

市民真的每件事也要等，有生產能力而又找到工作的，香港人會盡力做，但得到的報酬如何？

政府又說要幫助"打工仔女"取消強積金對沖，最少設立標準工時。但是在國際上，其他國家已就標準工時立法超過100年；至於退休保障制度，美國的全面退休保障制度已實行了70多年。

代理主席，一個對弱勢社群不公義，完全不理會無助弱小聲音的社會，在這樣的領導和制度下是無可救藥的。不過，市民要站出來，我們不會等待，我們會反抗，我們會發聲。

代理主席，"一支筆、一本簿、一張櫈，你肯講，我肯聽"。這是非常漂亮的競選口號，如果他真的做得到，我也相信很多市民會十分感動。究竟我們是否有任何一位行政長官在競選之前、競選之後、任期之內，一直做得到這件事呢？如果行政長官當選之後能夠做到這件事，一個人落區，拿着一支筆、一本簿、一張櫈聆聽民意，然後全身而退，我相信他一定是一位非常好的行政長官。因為這代表他不害怕面對民意，肯真正聆聽市民的訴求，以期解決他們的困難，改善民生。所以，我相信，如果一位行政長官不害怕落區和尊重民意，他會是對民主運動具有信念和長遠承擔的；這樣的行政長官，一定受人愛戴。顯而易見，我相信繼承"689"路線的林鄭月娥會反其道而行。如果一位行政長官有這樣的質素，究竟他落區會看到甚麼呢？

但是，在我上任以來的數個月，我落區看到香港的民生狀況，我看到很多人也十分困難。其中最困難的，是以下數類人，他們的故事，令我印象非常深刻和感到難過。如果我們的行政長官落區接觸這些社群，聆聽他們的故事，真正嘗試解決他們的問題，我相信他一定是做得好，受人愛戴的行政長官。第一類人是甚麼人呢？

今時今日，香港長者的生活其實十分困難，十分不愉快，香港老人家的抑鬱指數相比歐美地區高出3至4倍。平均每天便有一名長者自殺，為甚麼呢？

但是，院舍的規管和監管十分差，人手比例不足，設施和活動欠奉。長者便好像被人掃往一旁般，沒人理會，飲食惡劣，沒有活動，沒有人探望，十分孤獨，甚至被人虐待。試問這樣長者怎會愉快呢？曾經探訪老人院的人，便會知道那種絕望的感覺。即使老人家沒有入住院舍，但留在家中也是沒有人照顧的。

一名基層婆婆過來跟我說，如果她不是為了照顧智障兒子，便寧願自殺。她周身病痛沒人照顧，飲食和居住環境同樣惡劣。

如果我們有推行社區照顧，有多一些人幫忙上門解決這些長者的困難，或我們的醫療服務做好一些，他們便不會這麼淒慘。這名長者離開後不足5秒，便有另一名60多歲的女士走到我面前。她的臉很紅，她跟我說："'小麗'老師，我是一名薄有資產的長者，所以從來沒有領取長者生活津貼，也未夠資格申領不經入息審查'生果金'，從來得不到任何社會保障。所以，我的醫療、食用和一切開支也由我自己支付。

其實，他便是我的議員助理。如果我們可以解決年青人面對的壓力和學債，我相信連反對的聲音也會減少，而原來很多民主派的議員助理也是這樣的處境。最後一種人是"劏房"戶。

我希望我們的行政長官再不要把錢投放在"大白象"基建工程上，不要再年年"派糖"，益惠大財團......希望他做好勞工保障和......

代理主席，首先多謝工聯會今天提出這項議案，辯論對下任行政長官的期望。其實，由工聯會提出真是最適合不過，因為工聯會於2011年帶着一番期望，60票全部投給梁振英。但是，結果連工聯會本身當年爭取的標準工時立法、取消強積金對沖一直"被走數"到現在，間接令香港過去5年非常混亂。今天工聯會帶頭說出"對行政長官的期望"，不知是否因為"見過鬼怕黑"而致，所以今屆特首選舉前打定"開口牌"，免得數年後又被"走數"，又搞到香港零亂不堪。我們的要求其實很簡單，就是"不能走梁振英的路線"。只要下任特首不走他的路線，其實大致上已經符合市民的要求。特首不能再利用"群眾鬥群眾"方式，來穩住他特首的位置；亦不能嘗試以行政霸道來破壞規矩。最重要的——我相信大家會同意——就是必須守着我們的程序公義。所以，如果我們看看今次西九故宮博物館的災難，一名疑似候選人——可能在今天稍後時間宣布辭職的林鄭月娥——已一次過觸犯破壞程序、黑箱作業、獨斷、獨裁、"以大話冚大話"的惡行。為何興建一間故宮博物館，要做到這麼鬼祟呢？

這種"行政車禍"達致這種程度，簡直是嘆為觀止。"林鄭"這種濫權，有權用盡、不尊重制度、不尊重人民、不尊重事實的特色，跟梁振英完全一樣，甚至可能比他更差。由於她熟悉這些行政程序，亦精於走制度漏洞，因此較梁振英更為邪惡。如果讓她做特首，香港只會更"無運行"。即使當年——現在也一樣——大家都叫她"好打得"，但其實她也有"淆底"的時候。回看她出任發展局局長時，放風說要為丁權劃線至2029年為止；又斬釘截鐵地說要取締這些村屋僭建物。後來，惹來新界鄉紳大怒，又燒"林門鄭氏"的紙公仔，又說要"血債血償"。直至今時今日，可能稍後時間——我剛才說過——可能稍後辭職的林鄭司長，已經再沒有提及這些丁屋、村屋的問題。問責高官也好，行政長官也好，市民都期望官員負責任，貫徹落實他們所提出的政策。如果她認為不能實行，不要緊，便講清講楚政策想怎樣做，大家可以商討和解決，而不要為了民意而走捷徑，一味提出這些無心無力、無方法的假大空政策。

起動九龍東說得很偉大，說可以推動整個地方的發展，很多願景和很多構想。然而，問題是起動九龍東專員的官職不夠大，他沒有能力發施號令，統籌不同的部門。

當日啟德跑道上，5塊臨海公共空間用地，被相連的5幅酒店用地吞拼，起動九龍東辦事處做過甚麼呢？後來規劃署改動，將兩幅酒店用地改為住宅用地，我們指出交通配套不足，起動九龍東又做過甚麼呢？"林鄭"欺負香港人就最"叻"，對着利益集團永遠都是"無牙老虎"。如果她真的打算參選行政長官，不要旨意香港人對她有期望。其實，假大空的還有梁振英所提倡的金融發展局。早前曾來到立法會申請撥款，增加職位，卻長年無所作為，架床疊屋。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也一樣，根本無能力、無魄力解決所謂"老、大、難"的土地問題。政府亦不敢碰涉及"鄉黑"的棕地，只敢碰那些無權無勢的村民，搞迫遷、"盲搶地"。還有一堆所謂的"督導委員會"，長年只有商議，卻無膽去落實一些提出的意見。另一名疑似候選人曾俊華，對香港無長遠願景，長年估錯數，年年都估錯盈餘，只懂"呻窮"、喊缺錢。他不去投資落實香港的各項政策。對醫療，"慳"、削減經常開支；對全民退休保障，更"慳"，拖延多年仍然沒有落實。即使現時說會做，都要通過資產審查，才有退休保障；又說怕有錢人拿多了錢。那麼，當年曾俊華"派"6,000元又這麼疏爽？

只有全香港提名，由全港市民選出的特首，才有意義。公民黨會堅持要求撤銷人大八三一決定，落實真正有提名權......選舉權、被選舉權的普選。

代理主席，要用7分鐘來表達我對下任行政長官的期望，真的是非常大的挑戰。這數個月來，我覺得最深刻的......香港有很多政策需要改革和改善。我相信大家均記得康橋之家事件發生後，有10萬人聯署，康橋之家不久後就被吊銷牌照。其後，大家得悉《殘疾人士院舍條例》會改革，但我們擔心改革會流於空談，最終不會有大幅修訂。

尤其是，每一條生命都很重要。

香港的青年政策只是把青年當成問題般解決。當吳克儉局長大談生涯規劃時，其實很多青年人在離開校園投身社會後皆看不見未來，因為這個城市的天空越來越窄，即使有夢想，亦難以起飛追尋。

他們最令我敬佩和欣賞的地方，是他們表示並非要追究賠償，而是希望同類事件不會發生在別的小朋友身上。我曾接獲屯門醫院前線員工的求助信，他們指兒科病房的使用率高達170%，走廊放滿病床。

我今天沒有擬備發言稿，我只想示範一下原來香港的問題可以隨手拈來的。我們已指出多個需要解決的問題。

未來有很多工作要做，但可恨的是，現時的制度仍然不是基於"一人一票"的真普選。

抱歉，今天仍然是由小圈子選舉產生。

香港如果要更進一步，便不能夠對生活在貧窮線以下或視線以外的人視若無睹。難道特首聽不到智障人士、殘疾人士和動物的聲音嗎？

代理主席，昨天有機會在立法會跟一群學生交談，有同學問我對特首的期望是甚麼。我的答案很簡單，我跟他說："你或者你的爸爸媽媽，不能在特首選舉中投票，亦不能提名自己希望提名的人。所以，當你要說對事情的期望，但其實這件事你沒有辦法決定的時候，我覺得倒不如說一說，我們對自己的期望。剛才劉業強議員，或者很多其他同事，包括張超雄議員、劉小麗議員都提到很多問題，大家都對現在的香港社會很不滿。但是，我想我們說這些問題的時候，需要明白，特別是在九七之後，香港問題的根源在哪裏？香港問題的根源，對我來說，就是北京對香港的管治策略：它要控制政治權力，要壟斷政治權力，同時間它亦容許財閥和地主壟斷經濟的權力。

香港人的政治權力一直沒有辦法得到伸張，同時間，我們很多社會問題、經濟問題，都沒有辦法鬆綁。我們可以當它是一個兩條主軸的權力格局。

其實在本會裏面，我重申我對香港工會聯合會有期望。為甚麼對工聯會有期望呢？郭偉强議員現在都在這裏，因為如果我們看到香港的管治就是，北京政治權力壟斷和財閥經濟壟斷的結合，如果工聯會都看到的話，起碼就工聯會來說，它會對財閥壟斷不滿。如果你看到這一點，亦看到為甚麼香港人這數年對北京這麼不滿，是因為北京為了照顧財閥的利益，對香港人不好，所以，香港人便產生不滿，有離心。如果工聯會在全民退休保障這個問題上，願意站出來——早前有機會跟郭偉强議員交談，他表示不想"拉布"，但亦不想站出來反對政府現在這個沒有全民性質的方案。這種模棱兩可令我很失望。我再次希望，如果工聯會認為可以為香港人做點事，令香港人在特區管治之下，沒有這麼痛苦的話，其實我們要把握未來的施政報告和財政預算案的機會，一起集合過半數的力量，用立法會的力量，令政府改變。至於我問我自己，我是民主派成員之一。

所以，我們一定要想方法，無論在甚麼情況下，都要想方法，令香港市民有更大力量可以跟我們一起，不單在一個不公正的遊戲規則下玩這個遊戲，亦要改變這個遊戲規則。最近我聽到很多民主派選委，甚至議員，對於在未來特首選舉中要支持一個建制派比較溫和的候選人，沒有採取一種很決斷的否定立場，我是很擔心。回看過去10多年，大家都很清楚，北京對港的政策就是，一張一弛。在董建華時代很硬，在曾蔭權時代放鬆一點，在放鬆一點的時候，偶一不慎便出現2010年通過的政改方案。現在梁振英時代又是一個很強硬的時期，強硬之後，如果北京按大家所願，推一個軟善的候選人出來，你就投票給他。那麼，我恐怕，不單不會令香港的民主運動繼續在體制裏面和外面成長，反而令我們落入比2010年更加嚴峻的境地。因為我很相信，如果一個溫和的建制派特首出現，可以跟民主派大部分人妥協的話，結果就是，一個我們不想看到的假普選方案便更加容易落實，我們不想看到的二十三條立法便更加容易落實。說回來，郭偉强議員在開場發言時提到，如果我們放鬆對民主的立場，其實民主派已沒有位置......

代理主席，剛才多位議員提到種種施政及民生問題。但我們要面對的一個現實是，在沒有民主的制度下，任何政府也無法達致有效管治、無法落實一些重大的施政理念，以及無法凝聚社會共識。因為這個政府不能代表人民，它沒有這種政治能量。所以，對於新一屆政府、下一任行政長官的期望，我希望他仍然記得雨傘運動，我希望他仍然能夠看到人民在社會上的抗爭，我希望他仍然記得雨傘運動對政府及政權發出的強烈警號。我接着在此讀出一段在雨傘運動1周年時公民社會發出的宣言，讓政府知道這一場民主運動會延續下去。一日未有民主普選，我們依然會在社區上看到黃色雨傘。這篇宣言的主題是"越打壓，我們越堅強"。

當天，數十萬人公民抗命的初衷，港人至今未忘。七十九天的雨傘運動帶來香港社會的公民覺醒，100多萬人的參與，造就了回歸以來最大規模的政治運動。雖然真普選尚未實現，但經過九二八一夜的香港，已經回不去了，我們無法啞忍，我們不需要有悔念，因為爭取普選和平等的政治權利，是每個公民的義務，何罪之有？

一年過去，雨傘運動帶來的醒覺，造就不同的雨傘一族，新建立的團體融入公民社會；有志者'傘落'社區，準備由社區出發，重奪社區；不論是'七警'還是'護花男'等受害者，他們沒有放棄每個討回公道的途徑，絕不放過濫權。一年過去，我們仍在，無論打壓有多兇險，也敵不過我們的成長、堅持和互相支持，這就築成雨傘運動的精神，這就是雨傘運動。雨傘運動是所有追求民主的香港人最難忘的一頁，我們不忘初衷。一年將至，願我們在九二八的前夕，在當天的活動中相聚和鼓勵，反思過去，迎戰未來。

這正正是......郭偉强議員的議案內容是，社會難以聚焦民生及經濟議題，故期望下任行政長官帶領香港走出政治爭拗的困局。

我們在1990年代開始已經提出綜合退休保障的方案，這點我們跟大家一樣，我們認為要制訂完善的退休保障計劃才能保障"打工仔女"的權益，才能令"打工仔女"度過有尊嚴的晚年生活。所以，這也是我們對下任行政長官的期望，便是一定要在香港推行完善的退休保障計劃。

在郭偉强議員的原議案中提及高地價政策令地產業獨大及物業炒賣成風，令租金過高，窒礙經濟多元化發展。我相信這點除了某些商界的同事認為炒賣沒有所謂外，其他同事其實應會同意高地價政策令樓價高企，不僅令我們的居住問題難以得到解決，連微小的小本經營者想發展其生意也面對很多困難，使我們的經濟未能多元化發展。其實工聯會就房屋方面已經有很清楚的主張，便是希望以公共房屋為主，居者有其屋計劃為副，私人樓宇作補充。我們建議將公營房屋的興建量增加至每年33,000個。此外，訂定未來建屋的公、私營比例定為7：3，即是70%是公營房屋，30%是私營房屋。

然而，如果能夠增加公營的建屋比例，可以盡快讓更多居民"上樓"的話，又怎會令人認為私人樓宇屆時的情況會更差、租金更貴，因為興建私人樓宇而致樓價將會被人炒高？其實我們建議增加公營房屋，以期解決基層市民住屋的問題，甚至可以令全港樓價高漲問題得以紓緩。此外，我們認為現時"夾心階層"面對的問題，特別是他們現正輪候公屋，又未能真正"上樓"時，正如我剛才所說，他們很多人還居住在"劏房"裏，而"劏房"的租金價錢簡直超高，脫離了香港社會的現實。所以，工聯會提出三管齊下的方案，包括推行租務管制，以規限私樓的加租幅度，特別是針對現時在應課差餉租值6萬元以下的私人單位，尤其是舊樓的加租幅度——因為那些樓宇大多數是用作"劏房"。另一方面，對一些已經合資格"上樓"的市民，政府應提供租金津貼，並須開徵物業空置稅。我們希望三管齊下的方案可以解決現時基層市民的住屋問題。

主席，在3年前，當大眾談論到特首選舉特首候選人的條件為何，有人提到要愛國愛港。當時，眾說紛紜，有人問：如何量化愛國愛港，要送多少朵玫瑰花才能達到標準？其後，我在香港電台的一個節目中與大家分享，愛國愛港的定義其實已在《基本法》的序言有所敘述。《基本法》序言寫道，"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加上"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故此，中國才收回香港，更是在這種基礎和前提下才訂定了《基本法》，可說是千錘百煉。當中特別列出香港特區的管治架構，以特首為政府領導人。所以，愛國的定義是不容許中國領土不完整的，包括任何企圖要搞"港獨"的宣言，這是違背了《基本法》及祖國收回香港的原意。

愛港須保持香港繁榮穩定，但我們仍可以有不同意見。不只香港，在每個家庭裏也有不同意見，這便是民主進程，自由表達，言論自由。但是，大前提是我們要愛護香港，做任何事、說任何話，都要保持香港的穩定與繁榮。

但是，我們不能忘記初衷，本來在甚麼位置，便應要做與該位置相稱的工作，不能越俎代庖，當皇帝不聽從你意見時便持刀行刺或脅迫他，可以這樣做的嗎？

這裏談到的是"佔中"問題。很多人所說的話美其名是為了民主，為了香港，要推行很多舉措。但是，他們是慷他人之慨，純粹口甜舌滑誤導群眾。

種種言論在《和平佔中理念書》中寫得再清晰不過，這是一種不愛港的行為。回到對特首的看法上，既然成為特首的條件是愛國愛港，便必須依循《基本法》辦事，要做一個威權政府，並非威迫市民。但是，當面對困難，哪怕前路充滿挑戰，也必須勇敢果斷。

當大家視法律如無物時，在這種情況下，特首又怎能夠管治香港？所以，大家勿忘初衷，繼續前進，好好做事。便是糾正香港現時數個錯誤思想或思想誤區，我們是否需要絕對平衡主義，實在需要考慮清楚，公平不等於平衡。我們不需要極端民主化，亦不需要盲從附和。但是，一旦達成協議，按眾人的意見作出了決定後，就必須落實執行。所以，主觀思想加上客觀論證，再經過討論，我們便必須果斷執行，使對未來特首的期望能實現。

主席，今天的議案辯論題目是"對下任行政長官的期望"。但是，如果北京繼續不斷強調一國重於兩制，不斷加強對香港的操控，不斷歇斯底里地摧毀香港的核心價值，其實香港市民對下一任及任何一任的行政長官，都不應抱有任何期望。最多只能期望北京不要欽點一個較梁振英更強硬、更卑鄙，用更粗暴手段破壞香港核心價值的人。郭偉强議員提出的議案提到，"高地價政策促成地產業獨大及物業炒賣成風，令租金過高……政府欠缺改善勞工權益的決心，無法扭轉'強資本、弱勞工'的局面"。郭議員提出的問題，正正是由產生於小圈子選舉，不把香港人利益放在首位的特首造成。而造成以上問題的特首，亦往往獲香港工會聯合會提名及毫無保留的支持。所以，工聯會今天提出這項議案，有人覺得諷刺；我則想不透它是否想向梁振英追數，還是要懺悔呢？

其實過去3任特首，都是在財團和中央操控的社團組織小圈子中產生，政策於是傾向財團，即使梁振英受工聯會支持，也沒有真心真意訂立標準工時。但工聯會據說是最乖的建制派，隨時叫它將選票投給A就投給A、投給B就投給B，毫無保留地支持政府。其實，我希望工聯會的同事好好地反省。翻查紀錄，在2012年4月25日，詹培忠議員曾提出議案，向第四任行政長官提出建議。工聯會的葉偉明當時提出修正案，提出了14項期望。

除了處理長者交通費用，以及檢討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等落實之外，其餘可說是毫無寸進，說了便當成做了。李慧琼議員今天提出修正案，真的很離奇，我不得不花點時間回應。

再者，她希望未來的行政長官"掌握'一帶一路'帶來的機遇"。

我卻未見過自決派有任何暴力行為；相反，我看到以梁振英為首並有社團背景的所謂"愛國團夥"，在機場襲擊香港市民，甚至記者。當然，李慧琼議員不會譴責這些以愛國為名而禍港為實的"團夥"。未來的特首會否繼續用這些"團夥"，對香港、對異見聲音進行白色恐怖的管治呢？李慧琼議員說，促成社會大和解是大家的期望。但李議員有沒有說，導致現時香港撕裂，梁振英有多大的角色呢？李慧琼議員期望特首向假借民主之名，破壞法治的行為說不；那麼，又有沒有期望特首向假借愛國之名，破壞香港法治的人說不呢？

很多市民亦覺得，其實中央可能只是撤換了一個有野心、做很多小動作、人緣又差的政治投機分子，而將會欽點另一個唯命是從，作風更強硬，但又更能團結建制陣營的官僚做特首，繼續破壞香港的核心價值，把內地化作為治港策略。當香港的政治制度與內地城市接軌，中央便可以為所欲為。如果北京不改變加強操控香港的方針，特首仍然由小圈子產生，無論由誰擔任特首，都會變成另一個梁振英，政策仍然會向財團和中國政府傾斜，核心價值仍會被不斷侵蝕，香港人亦難以重回主權移交前的美好時光。所以在小圈子選舉有投票權的人，你們在投票前要好好想清楚。

主席，我們今天討論"對下任行政長官的期望"，我聽了多位議員的發言，特別是泛民議員的發言。我發覺他們仍然無法改變"對人不對事"的作風。他們懂得批評現屆政府破壞廉潔，卻沒有批評戴耀廷牽頭"買票"；他們批評梁振英的政績乏善可陳，但對於現屆政府一些民生政策，他們卻照單全收，包括"限奶令"、樓市"辣招"、一周一行、"人人暢道通行"計劃、長者2元乘車優惠，接受後仿如沒了一樣。李慧琼議員指我們要掌握"一帶一路"經濟機遇，剛才卻備受議員批評。泛民議員只懂說香港發展停滯，又說香港經濟十分單一化，但他們卻阻礙創新及科技局的成立；他們批評中央政府破壞"一國兩制"，但對"港獨"分子卻百般包容，這是怎樣的邏輯呢？這些不負責任的言論，其實對香港的發展沒有好處。所以，在說出對特首的期望之前，我對泛民議員也有一個期望，便是希望他們多一些理性和包容，少一些歪理。主席，中國人自古以來也有一個優良傳統，就是講求公道。

當然會有批評，也有讚賞，這是一種態度，我們應該學習。現屆政府做得好的地方，我們當然希望下任政府能夠延續下去；如果現屆政府正在研究爭議性議題，我也希望下一任特首可以檢討一下，再研究能否繼續推行。這種議政的態度，名為實事求是。現時很多市民對立法會政治生態的觀感，是覺得我們任何事情也政治化，不夠實事求是，不是幫市民解決問題。所以，我們不應該好像反對派那樣，將所有社會問題和責任推給特首，更不應該將所有政治問題推給中央。如果說現時行政立法關係欠佳，其實行政立法雙方也有責任。當特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相比泛民議員只懂得責罵，特首實在難做得多。特首要同時得到中央信任和香港人支持，要維護"一國兩制"，要包容香港的獨特和多元，要改善行政立法的緊張關係，又要發揮香港固有優勢，為香港產業開拓新機遇。特首不能漠視商界聲音，又要改善基層市民生活。特首要搞好經濟，做好民生，要展現魄力，要讓香港人看到希望、找到方向，帶領香港人走向更好的未來。以上是我對新特首的期望，我相信反對派同事也會認同。但是，我們撫心自問，如果換了自己當特首，能否做到上述要求呢？香港人對特首要求非常高，因為這個位置要處理大量矛盾。奧巴馬卸任前接受了一個訪問，他特別忠告下任繼承人特朗普不要將美國當作家族企業來經營。治理國家並不容易，管治香港同樣困難。立法會的功能是監察政府，而不是反對政府，必須是其是，非其非。只有這樣，香港的管治才能改善。中央對下任特首的要求已經說得很清楚，要愛國愛港、有管治能力、得到中央信任和香港人擁護。我最希望下一任特首能夠解決香港的房屋問題，特別是年青人住屋問題。上屆和今屆政府也能夠提出改善青年人住屋問題的政策，例如青年宿舍、公屋盡快落成、增建公屋。政府已經提出這些政策，但成效有待改善，並要加強和加快。我希望下一任特首能夠完善住屋階梯，讓年青人看到希望。在建屋方面，政府應採取更有效的方法，例如積極開拓棕地，令各個新發展區全速上馬。為減少發展阻力，政府應該合理賠償受影響居民，並將保育融入發展和活化當中，要檢討現時發展局和運輸及房屋局分家的做法，令兩個政策局得以進一步互相配合。主席，香港大部分問題其實是民生問題，也是土地房屋問題。下一屆政府必須對症下藥，集中精力興建房屋。這不只是我個人期望，我相信也是普羅市民的期望。

主席，剛才很多同事，其實是絕大部分同事，都提出了很多角度，希望下屆特首帶來新希望、新氣象。我對此或許不需要多說，反過來，我也同意這些說法，特別剛才陳克勤議員說得很詳細，四平八穩去提出關於特首或香港市民的期望。主席，我有數點想補充：第一，我覺得香港是需要一位真正的政治人，能超越一個能力或一個政治，或是公務員的層面。無論是多資深的公務員，他在處理問題、看事物和溝通時，也要做到出色政治人應有的條件、方式和態度。我留意到，在這方面來說，如果一個人只是有管治經驗或自覺"好打得"，又或真的擁有多年資深公務員的經驗，也未必能駕馭香港目前複雜的政治形勢。特別是，如果這個特首不明白香港在"一國兩制"下那種複雜情況，包括對於中國、中央政府的複雜情況；如果他不能夠充分理解共產黨及很多中港矛盾，對此敏感度不足，甚至不能在適當時候，用一些良好的溝通方法去處理中港兩地之間的一些問題——說難聽點，這包括"好女兩頭瞞"的方式——恐怕這個特首並非一位合適或最能夠為香港解決問題的人選。這方面，我希望這個特首不單要有腦，還要有口，有時候亦要少說話，不要怕中央不高興，感到尷尬或對某些政策要一錘定音，因為這全部可能不是很有政治智慧的說法，可能只是一名高級、資深公務員會做的事。主席，第二點我要說的是，希望未來特首真的有眼光。Donald TRUMP成為美國總統，這個是事實，他亦會重點針對中國，特別是在貿易政策方面，這個也是事實。但是，正正由於國際上不斷對中國作出各種打壓、制裁，甚至採取封閉性的政策，香港因而有更好的發展機會，希望香港特首亦明白這個機遇。其實，在未來幾年，不論Donald TRUMP的美國政權是用"台灣牌"或"香港牌"對付中國時，香港特首也要有適當的高度和視野，看到香港的重要性，即對於香港作為國家一個突破點，作為中間游走角色的重要性。在這方面，特首不要單看內交或只是香港的問題，而是充分發揮香港在國際上、在中港或在中美矛盾上一個很好的橋樑和一個好的關係。正如我多次提到，香港最好的角色，就像已故新加坡國父李光耀先生所引用的例子：香港應該是一隻很靈活的橡皮艇，游走於中國的航空母艦之間，有時帶領航空母艦，作為先頭部隊去探路、去偵察；適當時候亦要躲在航空母艦後面，在不太大浪的地方休息一會。我希望未來特首會更充分發揮這個角色，亦希望他明白到，有時香港最重要的角色，都是說財、說錢。正如李嘉誠兩天前說，有很多業務是在國外賺錢，香港派息。事實上，如香港可以做到這個角色，便會更好。主席，第三點我想說的是，希望特首會有膽識，有破格的膽識。我舉一個例子，當然我不希望討論個別政策，現在不夠時間說。以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為例，很明顯這項政策不能幫助香港市民解決原先的政策目標，所以特首要有充分膽識做破格決定。當然，我聽過，包括財政司司長也認為強積金這項實行多年的政策，很難一下子便取消。

Obamacare是美國總統奧巴馬8年來唯一，甚至是最重大的政績，但如果他們認為在政策上對美國不利，便要有膽識和量度，適時取消這項政策，甚至改弦易轍。這方面，我希望新任特首會有這種膽識，認真研究某些政策是否需要徹底改變，包括土地政策。但是，我們有否想過，我們真要讓市民看到，除了現任政府不斷嘗試或口說嘗試解決這個問題外，當局在行為上有否將我們收到的很多stamp duty用於解決這個問題？例如可否落實"港人港地"？甚至我也提議過，有關軍事用地的問題？

梁國雄議員，由於你已表示有意參與行政長官選舉，你就這項議案發言時，應集中表達你對下任行政長官的期望，而不應令人覺得你利用這項辯論宣傳你的參選政綱，或爭取市民的支持。

剛聽了梁國雄議員激昂的宣言，我感到非常擔心。

他希望香港能夠有所改變。

梁國雄議員剛才說，我們的特首是由1,200人選出來。這個小圈子選舉是萬惡的源頭。

他們過去一直告訴市民，只有落實普選，行政長官才有認受性，施政才會暢順。世界上很多地方的領導人都是由普選產生，但不見得他們可以一如梁國雄議員所說般扭轉全世界。

可是，根據馬克斯.韋伯所說，改善認受性要具備3項條件：制度認受性、政治認受性和文化認受性，而建立一套良好的政治文化尤其重要。我相信以政治為綱的政治文化，絕對不適合香港。所以，我希望下一屆行政長官除了推動政府制度改革外，還要考慮建立一套比較好的文化，令香港能夠真正走前一步。最近的故宮博物館事件，讓我們看到這種文化如何蠶食香港。

我希望下一屆行政長官能夠延續建屋目標。我們看到，今屆特區政府內有兩個政策局，一個負責覓地，一個負責建屋和交通，但即使成功覓得土地，也無法建成房屋，可能是因為交通問題或有人反對。

此外，我們希望政府能夠發揮香港的優勢。

所以，我希望政府能夠發揮我們在中醫和中藥方面的獨特優勢，在香港興建一所中醫院，大力協助發展中藥業。

我們對下一屆行政長官有很多期望。我們希望他不要跌入政治泥沼中。面對政治問題，必定要認真面對，努力尋找解決方法。我們希望藉着今天這個機會，表達我們的意見。

事實上，要求他維護國家主權，是因為香港的"港獨"運動正在滋長。無論哪一屆行政長官，也必須有效、積極地遏止"港獨"蔓延，才能確保香港得以繼續穩定發展。有些議員針對現時的政治體制提出修正案，表示下任行政長官一定要落實他們所說的雙普選才會收貨。當他們在2014年否決政改方案時，大家清楚知道必然會維持原有的選舉制度。當年是他們否決政改方案的，現在卻問為甚麼原地踏步，這不是"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嗎？

土地供應短缺是眾所周知的，陳健波議員發言時也說要大力開拓維港以外的範圍，以增加土地供應。

事實上，無論是坊間的學者或議會內的同事，均認為香港的經濟過分單一化，欠缺多元，尤其缺乏一些作為"火車頭"的產業。

主席，我動議若稍後就"對下任行政長官的期望"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點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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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成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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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